在會議期間，朱凱廸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本會現在繼續就該中止待續議案進行辯論。

主席，我要澄清，因為你提到......我相信我可代表民主派發言，因為我是召集人。在信函中，我聯同21位議員把立場寫得很清楚。正如你剛才所說，你已經作出回覆。

主席，我發言支持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今天我們繼續在此審議財政預算案的臨時撥款決議案，而很多建制派同事在過去及現在均形容這是例行公事。其實，今時今日還有甚麼是例行公事呢？若說這是例行公事，在某程度上其實是極不尊重我們在立法會的工作，因為我們一定要作出仔細的審議。

該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如拒絕批准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行政長官可向立法會申請臨時撥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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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雖然現在的情況不是審批正式的預算案而是臨時撥款，但顯然在精神上，《基本法》也就臨時短期撥款訂定了很合理的安排，規定須按常人認同的做法，依循上一財政年度的開支標準行事。

很多建制派及保皇黨的議員同事聲言，如未能通過臨時撥款，政府便會停擺，但這是假的。

當局大可再提交新的建議，不要以為立法會一定要通過，一定要當它的橡皮圖章。

我們提出了很多反對理由，而反對這項臨時撥款建議的最重要原因，是我們認為整份預算案有太多問題。以警暴問題為例，在過去一年，有過半市民給警隊的表現打零分，市民的訴求是甚麼？是"解散警隊，刻不容緩"。

因此，我發言支持朱凱廸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朱凱廸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主席，今次臨時撥款決議案涉及2,158億元，當中牽涉到很多部門的開支，亦有些撥款會用於資助援助計劃，包括例如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病人及家屬援助金，以及公務員退休金等。

首先，我想指出有關警隊龐大開支撥款的問題，如果決議案獲得通過，在無須等待財政預算審議和通過的情況下，財政司司長便可以先把這257億元交給警務處，然後會怎樣呢？就是會發生大多數市民最關心和擔心的事情，警隊可以動用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備項目中的6億元預算；警隊無須向立法會交代，便可以直接購買催淚彈和電槍等新型武器，以及可以購買6部新型裝甲車及1部新型水炮車等，此外，警隊還可以增聘2,543名警員。

主席，當然有人會說，就着目前警民衝突的情況，警隊購置上述設備及增聘人手是理所當然的，否則便會無法駕馭目前的動亂情況。主席，我認為根據這說法所得到的結果，其實只會恰恰相反，因為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是，壓迫力越大、反抗力自然會越大。

長此下去，只會造成社會更加永無寧日，甚至會令社會矛盾日益惡化。所以，我認為若要解決問題，便應該找出問題根源，而不是用撥款來解決。就是我們的特首沒有能力，但仍然戀棧權位，把管治香港的工作交給不受監管的警隊處理，導致濫捕、濫打等情況不斷發生，從而激起民情、民憤，造成社會動亂。所以，若不改變這情況，一天不更換特首、沒有第三權力監察警隊，問題便不會獲得解決，如果容許警隊增聘人手及增加裝備，更只會適得其反，令問題更加惡化。事實上，自回歸後，香港市民一直期望可以真正實踐《基本法》中提到的"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但很可惜，中國政府往往在特區政府背後，直接及間接地指指點點。特首和特區政府就像一具沒有靈魂的軀體般，任何事情也要聽命於中央，或更加嚴重的情況，就是要揣摩中央政府和領導人的心意。因此自回歸後，整個政府的運作又怎會令市民感到滿意，或怎會令市民對政府的管治感到信服呢？所以，中央政府必須根據《基本法》，令香港市民能夠真正享有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讓政府受到市民的監察，而執掌政權的人亦必須向市民問責，才能夠解決問題。主席，或許你會覺得我將話題扯到很遠，但我認為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我要支持今天中止待續議案的原因，亦都是基於這個重點。不過，我也明白，如要中央政府以至特區政府將我剛才所說的問題解決，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

我想特別談及為何要將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開支撥款抽起，我不說較早前的事情，包括"送中條例"及特首縱容警隊濫捕、濫打的問題，就只談最近疫情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所得到的消息是，有些傳媒已披露，特區政府早於去年12月已得知中國武漢出現疑似新型冠狀病毒的個案。但很可惜，特區政府為了配合中央政府，隱瞞疫情，遲遲不肯封關，明知病毒有可能人傳人，依然附和中央政府所說的"可防可控"政策，錯過了遏止疫情蔓延的機會。一些熱心的醫護人員不惜發動大規模罷工，要求封關，但很可惜，特區政府仍然都是不處理；即使後來有處理，都只是以"擠牙膏"方式來封關。

很多市民也認為政府做事不夠全面，實在沒有解決社會的矛盾及困難。所以，他們提出強烈的要求，要政府盡快推出第二輪基金，以紓解民困，補漏拾遺。但很可惜，特區政府、林鄭月娥以至其助手張建宗司長，只不斷說要審時度勢，用"審時度勢"這4個字來推搪，至今仍然不肯加以援手，解救一些處於困難的中小微企，以至一些失業及半失業的員工。

但很可惜，特首辦似乎對這個問題，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任由失業情況不斷惡化，而對中小微企現時面對的經濟困難，例如無錢交租或無錢向員工支薪等問題，愛理不理，不能夠急市民所急。主席，在這些問題上，我不斷提到這兩個項目。我們是不應該向特區政府撥款的，因為政府沒有理會這些問題。

早前警方高層出來表示會尊重記者採訪，但日前記者在前線採訪的時候，前線警察卻手持胡椒噴霧向着記者雙眼。我真的要為《立場新聞》的"星哥"發聲，還說甚麼尊重新聞自由？

尊重記者？這項臨時撥款包括警方購買裝備的款項，讓他們買胡椒噴霧、水炮車來攻擊香港人。

我們一直批評"林鄭"政府"善財難捨，冤枉甘心"。

但是，"林鄭"政府永遠"包拗頸"。且不說民主派，建制派也不想幫她，只要看看議員的發言便知曉，沒有議員敢按掣發言支持林鄭月娥，說林鄭月娥英明、抗疫得力、在反修例運動中止暴制亂的效果得宜，沒有人這樣說。因為她的"篤灰"報告非常厲害，直到現在特首辦也沒有回應這份"篤灰"報告是否真的存在，報告裏除了指明建制派不夠支持林鄭月娥外，最重要的信息是，在防疫抗疫的情況下如何營造選舉氣氛。

林鄭月娥的眼淚不能感動香港人。主席，我真的覺得很可笑，政府不派口罩，我們四出搜羅N95口罩，幾經辛苦取得3批，然後分發給醫護人員。

她自己看看，那些"深藍"支持者也出來表示九成人不滿她，她是如何工作的？澳門特首上任數月便贏盡掌聲，林鄭月娥則處處失當又不負責任。

市民真的不懂、不知道的。

衞生署舉行記者招待會，大家也認為這位官員連續工作數十天，很辛苦，但林鄭月娥呢？

在全球抗疫防疫之時，其他政府、其他領導人都在想要如何保護自己的老百姓，市民要一起努力戰勝這場抗疫戰，但那份"篤灰"報告卻說，要如何營造選舉氣氛，幫助9月的立法會選舉。

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主席，在上星期三，政府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通過臨時撥款議案，以確保政府在2020年4月1日的新財政年度開始至《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實施的一段時間，繼續獲得所需資源，為市民提供服務。然而，在合併辯論途中，朱凱廸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使有關臨時撥款議案的合併辯論無法繼續進行，拖延討論有關臨時撥款議案。我知道不少議員已經就臨時撥款議案及相關修訂議案發言，並耐心等待政府回應。我本打算在所有議員就臨時撥款議案發言後，在修訂議案表決前才一併回應，但由於有議員趁機指責政府遲遲不作回應，甚至以此作為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的藉口，為免令市民有所誤會，我先藉着這個回應中止待續議案的機會，提早就議員已表達關注的問題作出解釋，以正視聽。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試圖想政府從臨時撥款議案中剔除香港警務處及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預算開支，我必須重申，申請臨時撥款是沿用已久、涵蓋所有政策局、部門、辦公室，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必要程序，具體安排亦與過往完全一致。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6條規定，"財政年度的各開支預算總目須包括在撥款條例草案中，而條例草案須與該預算一同提交立法會。"第7條亦清楚指明，臨時撥款決議案必需包括所有開支預算總目。既然如此，行政長官辦公室及香港警務處的總目自然也不例外。臨時撥款決議案是在《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基礎上擬備，自然包括為行政長官辦公室及香港警務處的總目申請臨時撥款，以應付《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通過前的財政需要，絕不存在所謂"捆綁"的意圖，而是遵照《公共財政條例》的要求、順理成章的做法。亦有議員建議臨時撥款採用之前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為基礎，又提到《基本法》第五十一條，但《基本法》第五十一條並不適用於現時正在審議的臨時撥款議案的程序。我希望議員明白，政府因應政策所需，開支預算的總目和分目的資源需求每個年度也會有所不同。如果以前一年度的預算來計算新一年度的臨時撥款，這並非適當的做法，因為這樣不能確切對應新一財政年度的資源需求。此外，臨時撥款申請現時應用的百分比安排，即以新一年度經營帳目各經常開支分目備付款額的20%，加上新一年度經營帳目各非經常開支分目或非經營帳目各開支分目備付款額的100%，早於1982年已沿用至今，一直都能妥為應付每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同年的《撥款條例草案》通過前這段時間的政府開支，使政府的服務得以維持。貿然改變是不智的行為。如果行政長官辦公室在2020年4月1日財政年度開始時，未能得到所需資源應付日常開支而無法運作，將會嚴重影響行政長官辦公室的職能，包括支援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早前有議員就行政長官領導的防疫抗疫工作提出批評，並將香港與其他地方作比較。由於每個地方的具體情況並不相同，比較是不公平和不適當的。事實上，政府一直十分關注疫情發展，並做了大量工作防止社區爆發，世界衞生組織亦都點名肯定香港的工作，因此特區政府這方面的工作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近日，大批在海外留學的香港學生和市民爭相回港，印證不少市民也對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投下信心一票。

面對嚴峻的挑戰，我們仍須繼續努力。此外，就香港警務處而言，其責任是服務社會大眾，維持社會治安及維護法紀。警務處提供多項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包括地區巡邏、防止及偵破罪案、執行道路交通法例、處理市民求助等。議員提出的修訂議案會令警務處缺乏足夠資源維持日常運作，嚴重影響警務處為市民提供的服務。值得留意的是，行政長官辦公室及警務處的預算開支，只佔整項臨時撥款的2.6%，相對整體臨時撥款，只是很少的數目。但是，如果臨時撥款議案未能通過，不單是行政長官辦公室及警務處因為缺乏資源而要局部停擺，而是整個政府及眾多受資助機構提供的各種各樣公共服務，都會因為未獲撥款而受到影響。這些與市民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包括教育、社會福利、醫療衞生，以及各項緊急服務及綜合服務；此外，亦包括市民最關心的抗疫防疫工作。所以，撥款受影響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此外，有議員關注臨時撥款額佔撥款總額的整體比例高達34%，較以往為高。其實，今年的臨時撥款金額2,159億元的計算方法，與過往完全一致。今年建議的金額較去年的1,311億元高出848億元，主要是因應經濟逆境，預算案宣布了多項涉及大額非經常開支的紓困措施，單是1萬元現金發放計劃已為數710億元，因此令臨時撥款的總金額較過往為高。有議員擔心財政司司長有過大的權力在不同總目之間調撥款額，我想強調，財政司司長一向審慎運用有關權力，並會向財務委員會報告有關權力的使用情況。有議員特別關注到香港警務處，其總開支約八成是員工相關開支，屬於按月支付性質，因此絕對不會出現由財政司司長一筆過撥款給警務處的情況。至於警務處的非經營開支，即機械、設備及工程有關的開支僅約5億元，佔警務處總開支的比例約2%，屬於正常水平。有議員擔心臨時撥款議案獲得通過，會讓政府有過大的權力動用撥款。

局長不要以為可以一如以往般懵懵懂懂發夢，答非所問，便可以解決香港現時嚴峻的形勢。香港現時的嚴峻形勢，便是沒有人相信特區政府。

她的支持者或許認為是正確的，但對於絕大多數香港人而言，她的這套邏輯已破產。從她的邏輯可見，最重要的是政府繼續給市民金錢，讓他們可以如常生活，因此我們不應多言，阻礙政府做想做的事。

對於何者較"契弟"的問題，我認為要交由香港市民判斷。

主席，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其實是一項很困難的議案。即使對於民主派而言，這項議案亦是一項很困難的議案。在辯論期間，邵家臻議員點出了困難所在。

聽到多位同事在辯論中表示支持中止待續議案，我認為這給予香港市民一項關鍵信息，便是香港市民及民主派並非一如局長般在發夢，仍然認為今年可以一如2019年、2018年及2017年般蕭規曹隨，當作沒事發生。在2020年的今天，香港人全力支持民主派與你們這群共產黨的"走狗""攤牌"。

我亦請香港市民聽清楚。政府官員和保皇黨在整項辯論中清楚透露的唯一信息，便是林鄭月娥政府寧願維護濫權的"黑警"，亦要將香港人拉到財政懸崖上。如果香港人要擺脫共產黨及特區政府這種"綁架"，這種"財政綁架"，便必須有跳下懸崖的勇氣。

我們民主派議員與香港市民正等待這一天來臨。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支持中止待續議案。

本會現在繼續就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及4項修訂議案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超雄議員、胡志偉議員及尹兆堅議員就2,158億元臨時撥款決議案提出的修訂議案。主席，政府向立法會提出臨時撥款決議案，要求立法會批出用於4月1日至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通過的臨時開支。至於3位議員提出的修訂議案，按我歸納得出只涉及兩項事宜：其一是削減有關警隊的開支；其二是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開支。就這些修訂議案，我會毫無保留予以支持，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因為特首林鄭月娥在過去9個月的施政完全失敗，但卻仍然戀棧權位，拒絕下台。此外，她又縱容及包庇警隊的惡劣行為，置全港市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現在更要厚着臉皮動用市民的血汗錢支付薪金，讓警隊提升裝備毆打香港人，這做法完全不能接受。

政府聲稱要止暴制亂，但警隊至今仍然明目張膽地濫用暴力，仍然在濫捕和濫告。至於警隊方面，我們看到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位人員被追究責任，作惡多端的人竟然不用承擔後果。如果警方的拘捕行動真的光明正大，為何一直不肯公開《警察通例》第29章，有關武力與槍械使用的章節？他們是否作賊心虛，蓄意隱瞞事實，害怕讓市民知道他們的行為是多麼的離譜？而且，退一萬步來說，即使警方要拘捕示威者，究竟哪項法例賦權他們打穿市民的頭及打斷他們的腳？即使對方是殺人犯，警方也不可以使用暴力及酷刑進行迫供。根據《立場新聞》整理9個月以來有關警暴的新聞，在過去大半年來，有接近7,500人被捕，當中最少有100名被捕人士因受傷留院而缺席首次聆訊。

當警暴未能消除時，政府竟然還有顏臉要求立法會增加警隊資源。

儘管市民強烈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作出調查，但政府置之不理，任由警隊成為特權階級，令香港淪為警察城市。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訂明行政長官需要行使的職權，當中第項表明行政長官可根據安全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及提供證據。

正如我剛才所說，"林鄭"至今仍然不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連那個濫竽充數的獨立檢討委員會也無影無蹤。

武漢肺炎大爆發後，很多人以為林鄭月娥可藉此機會翻身，但事實卻剛好相反，她反而令香港社會出現更多問題。

她只派出助手張建宗以"審時度勢"4個字不斷作出推搪，直到今天仍沒有告訴我們有何更具體措施可紓解民困，老是說要盡快完成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計劃，然後再作其他考慮。但是，一如大家所知，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計劃漏洞百出，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們不斷要求當局盡快作出彌補，補漏拾遺，但很可惜，政府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瞅不睬。

所以，主席，我支持3位議員提出的修訂議案......
會議現在暫停，下午2時恢復。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超雄議員、胡志偉議員及尹兆堅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至於原議案，我是定必反對的，而反對的理由，早前多位同事在中止待續議案辯論時也有提到。

我們有時候會說一些地方正處於"無警狀況"，而香港就是處於"無政府狀態"，是只有軍政府的，而所謂軍政府，就是指我剛才提到的警務處人士。他們的行為在過往完全沒有受到任何掣肘，直至今天，也沒有任何一名警員因為過往數個月的事件和暴行而被逮捕或接受任何真正懲處，而並非所謂的"訓斥"。今次修正案提出削減部門開支，當中有數點我想特別提出，例如警隊特別用途車輛，其實有何特別用途呢？

所以，為何《基本法》或香港法例會授權立法會，由整體立法會一起支持或否決一些議案或撥款議案，當然就是由於剛才提到的原因。在任何選舉中，一位立法會議員可能只得到一部分選民的支持，未必表示他所表達的聲音屬於大多數。

可想而知，這個政府是多麼令人討厭，民望有多低，令現時社會上不同界別的人士也發出相同的聲音。

大家試想，過去數月以來，她真正做了甚麼是香港人覺得她做得對的呢？她在過去數月有甚麼決定，是香港人會拍掌說她做得好的？我真的一點也想不到。她現時低民望的程度，並非不無原因。

箇中原因便要回到政制問題上，香港仍未實行雙普選才是最大的問題，令特首根本沒有認受性。正如我剛才所說，沒有認受性的特首根本不會理會民間疾苦，只埋首閱讀自己的書本，或者看看下屬給她的文件，便照着文件去做，全部措施皆是"紙上談兵"般便推出。從武漢肺炎一事上，完全可見她有多大能力，並不是我們以前知道的"好打得"。大家看到林鄭月娥直到此刻才流淚，她真的是七情上面，用盡功力"谷"出數滴眼淚，但香港人仍不接受，香港人是否特別沒有同情心？其實不是，香港人富有同情心，特別在過去數個月的政治事件、街頭運動、"反送中"浪潮上，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香港人是十分團結亦有同情心的。這種年紀的女人——我不是說她特別老，只是比較年長的女人——在大家面前流淚，其實大家應該會有一丁點感動，覺得她很可憐，已經盡力去做，不應該對她太差。

主席，按照今年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的最後階段將於2020年4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因此《2020年撥款條例》將不會於該日期前實施。為確保在今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時，政府不會因缺乏資源而需要停止包括教育、社會福利、醫療衞生、保安等與市民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政府有必要提出臨時撥款決議案。張超雄議員、胡志偉議員及尹兆堅議員提交的修訂議案，建議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及香港警務處的所有開支。這些議案缺乏理據，而且極不合理，亦不符合公眾利益。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訂議案被否決。在我請張超雄議員動議他的第二項修訂議案前，我想提醒各位，由於張超雄議員的第二項修訂議案與尹兆堅議員的修訂議案實質相同，均旨在削減局長議案中總目122下的所有開支，因此不論張超雄議員的第二項修訂議案是否獲得通過，尹兆堅議員均不可動議他的修訂議案。張超雄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訂議案。

主席，《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現正交由財務委員會審議。各政策局會在4月3日至9日舉行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就其政策範疇作出解釋，議員亦可在4月22日及23日的第二次財政預算案會議上發表意見。我希望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讓政府在2020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2020年撥款條例》實施前的一段期間，繼續獲得所需資源，向公眾提供各項市民所關心的服務。